根據招標結果，某單位的售價竟比同日成交、同座向及同面積但高12層的單位的售價貴47萬元，另有5個座向和面積相同但層數不同的單位竟以同一售價成交。有評論指出，以招標方式售樓造成資訊不透明，令準買家處於不利位置。此外，發展商訂定的支付條款五花八門，難以計算其現金等值，令成交紀錄冊上的"成交價"未能反映單位的真正售價。

雖然以招標方式出售的項目無須遵守《條例》有關提供價單的規定，但仍須遵守《條例》內其他關於售樓說明書、示範單位和披露交易資料的成交紀錄冊等規定。政府一直密切留意《條例》的實施情況，並在有需要時作出適切的介入。我們採用三管齊下的方法，執行《條例》，規管一手住宅物業銷售。一是監察發展商及相關人士各方面遵守《條例》的情況，並在有需要時進行執法工作。二是因應需要，適時向業界發出指引，讓業界更切實有效地遵守《條例》。三是加深公眾對《條例》的認知，確保消費者更好地利用《條例》保障自身的權益。不論以任何形式出售一手住宅物業，發展商及相關人士均必須嚴格遵守《條例》要求，確保銷售資訊公開、透明及公平。執法方面，一手住宅物業銷售監管局透過主動監察，察覺到過往一段時間有個別以招標形式發售的一手住宅物業的銷售手法及成交資料透明度不足。就其中一宗個案，銷監局已完成搜證工作，並向有關賣方提出檢控，案件將於2019年7月9日進行聆訊。銷監局現正跟進其餘個案，視乎搜證情況，不排除會再作出檢控。改善業界遵從法例方面，根據《條例》第61條，發展項目的成交紀錄冊旨在向公眾人士提供關於該項目的交易資料，從而讓準買家了解市場狀況，在購買一手住宅物業時能適時獲得準確交易資訊，以作出決定。銷監局早前發出一份"給業界的提醒"和常見問答，要求賣方在一手住宅發展項目的成交紀錄冊內列出支付條款的所有詳情，並提醒賣方，如果在銷售一手住宅物業時提供折扣、贈品、財務優惠或利益給買家，無論是否以現金方式提供，賣方均應列出與買方就購買指明住宅物業所協定的支付條款的細節。此外，載列在成交紀錄冊內的資料應完整齊全，讓準買家無須再參考其他文件或資料，才找到相關支付條款的細節。在發出上述"提醒"後，成交紀錄冊內的相關資料已有所改善，讓準買家更了解個別單位的成交實況。為了加深公眾對法例的認識，銷監局已於2019年5月17日發布全新宣傳聲帶，名為"入標買樓你要知"，提醒準買家購買以招標形式出售的一手住宅物業前，要查看發展項目的成交紀錄冊，掌握同類單位的成交價、回贈和優惠才出價。與此同時，地產代理監管局亦正進行調查，確保地產代理在參與以招標形式發售的項目時，嚴格遵守《地產代理條例》及該局的指引。地監局亦向地產代理發出"致持牌人函件"，提醒他們不論發展商以何種方式銷售其物業，持牌人均須遵循《地產代理條例》及地監局發出的執業通告內的有關指引。地監局特別提醒持牌人，在未取得賣方書面同意前，不得發放任何以招標形式銷售的一手住宅物業推廣資料，包括載有建議之投標價格的資料。為進一步改善業界遵從法例的情況，銷監局計劃在短期內發出"良好作業守則"，指示發展商如何在成交紀錄冊內，更清晰有序地以金額形式列出各項折扣、財務優惠或利益，以便準買家更易掌握各單位的成交資料。銷監局亦會在其網頁，以個案形式，向準買家闡述如何計算成交紀錄冊內有關各項折扣、財務優惠或利益，使準買家更清楚掌握計算實際樓價的方法，以作出決定。政府會繼續執行上述各項措施，銷監局及地監局亦會密切留意以招標形式出售一手住宅物業的情況，並會按需要採取措施，確保招標發售的透明度與以價單形式公開發售的一手住宅物業看齊，讓消費者的權益得到保障。
主席，大家應該還記得去年特首提出房策六招，其中一招是修改預售樓花同意方案，規定發展商每次賣樓時，所推售單位數量不能少於項目單位數量的20%，原意是要避免發展商以"擠牙膏"的方式賣樓。

就預售樓花和以招標方式發售一手住宅物業，基本上，我們明白《條例》清楚說明，不論以任何形式銷售一手住宅物業，須遵循的要求都是一致的，必須確保資訊公開透明，讓消費者的權益得到保障。柯議員剛才提及預售樓花不能少於項目單位20%的要求，銷監局和地政總署會按預售樓花的條款，密切監察有關程序。如果發現不符合有關安排，會採取適當措施。我們也不排除在有需要時會檢視是否須修改現行法例。不過，現時的情況是，在銷監局和地監局採取行動後，我們看到整體市場的表現有所改善。我們會繼續密切留意有關情況，在適當時候採取適當措施。
多謝柯創盛議員跟進這項問題，相信是大家也關心的。月前，我向局長和局方的同事就這項問題提出意見，亦多謝局方在今天的主體答覆中作出回覆。有數點我認為是做得對的，包括成交價、優惠回贈和優惠等要有清晰的紀錄。

不過，主席，我注意到一項問題，就是民主黨提出要就面積作出限制，現在發展商方面有一項指引，即700呎以上的單位才可以透過招標方式發售，700呎以下就不可以，除非是3房間格單位。主席，我覺得這是一個漏洞，如果這樣繼續下去，便會無日無之不斷有新的變調。局方會否明確告知本會，日後除指引外，如果有關情況沒有改善，甚至是變本加厲，會否考慮修改《條例》，以堵塞有關漏洞，明確指明某些面積的單位不能夠以招標方式出售？
主席，就着一手住宅物業的銷售，我們明白地產業界、發展業界已向其會員及業界發出操作指引，並已就招標出售一手住宅物業作出內部安排。

我明白社會——包括在座議員——對招標出售的指引，例如1,076平方呎或700多平方呎的3房單位的情況有所關注。銷監局也會密切留意有關情況，我們亦會視乎實際操作，確保日後對消費者的保障和資訊的公開透明度符合法例要求。

政府在執法行動方面從不手軟，如有違法情況，我們會進行檢控工作；日後如果發現有需要修改法例，我們不排除會作出相應修訂。
主席，局長主體答覆的第一句開宗明義提到："《一手住宅物業銷售條例》旨在加強一手住宅物業銷售的透明度及公平性、加強對消費者的保障"。

主席，哪有理由這樣"離譜"的？既不透明，對消費者沒有保障，又方便發展商托價。香港地產建設商會早前發出一項自律指引，訂明3房以上、實用面積不少於753平方呎——即所謂大面積以下的住宅——一定要以價單形式發售，但我想告訴局長，利益當前，這種業界自律是完全沒有作用的。大家看看新聞報道，也知道有些發展商無視業界的指引，繼續招標賣樓，當局是否......我想問問，究竟局方是希望保障消費者，還是保障發展商的利益？

主席，陸議員剛才提到銷售安排的透明度及公平性帶點諷刺，我認為大家看事物的角度並不完全一樣。我們要明白銷售物品——包括一手住宅物業——本來的銷售方法是中性的，本身並無不妥當，最重要是無論用任何方法銷售一手住宅物業，發展商均須按法例做到資訊公開透明，並確保消費者的權益得到保證或保障。

業界亦發出自律的指引，而政府會緊密監察有關情況。我希望大家也讓市場自我調節、自我約制，因為任何法規始終也有限制，並不能夠百分之一百確保有關情況符合要求。所以，正如我指出，在任何情況下，如果發覺有發展商或銷售安排不符合法例要求，我們也會嚴肅跟進，在有足夠證據時，亦會提出檢控。所以，基本上，第一，整個法規、整個業界和社會的監察，是位於最前線的；第二，政府在一手住宅物業銷售的執法、以及推廣和加深市民的認識方面，也會繼續進行工作。我相信在大家齊心協力推動這3方面的工作之下，消費者，尤其是一手住宅物業銷售的買家的利益是會得到保障的。
局長沒有回答我，他究竟先保障消費者的利益，還是發展商的利益？

這些單位在招標時，列出一個正常的市場價錢，但在標書內卻會提供不同的優惠，即買家實際繳付的價錢可能低於我們在土地註冊處可以看到的賣價，這樣反而給予其他消費者一個錯誤信息，以為該個物業值那麼高價錢。因此，所謂資訊透明，我相信不僅是讓願意用招標方式購買物業的人知道自己買的物業價錢為何、是否值得，更重要的是，這種招標時賣一個價錢，然後在招標後透過提供其他條件，令買家繳付另一個實際價錢......會令市場誤以為這個物業的價值超過其本來應有的價錢，給人一個錯誤的信息。所以，局長會否就這方面考慮如何能夠填補有關漏洞，令市場上其他消費者更清楚知道樓宇買賣的真實價錢呢？
我們早前的確發現，有個別發展商在銷售一手住宅物業時，在成交紀錄冊提供的資訊並不完全整齊，所以，銷監局會發出一份《良好作業守則》，目的是指示發展商如何在成交紀錄冊中，更清晰地以金額形式，有序地列出各項折扣、財務優惠或利益，以提高成交資料的透明度和可閱讀性。

另一方面，聯合國轄下一個組織於本月初公布的一份全球環境評估報告指出，人類對自然環境的破壞令百萬物種瀕臨滅絕，因此全球各地需作出各方面的"變革性改變"才可逆轉此情況。有環保人士指出，若香港政府不就現時應對氣候變化和保護生物多樣性的政策作出變革性改變，將難以滿足上述3項訴求，以及難以符合聯合國的《愛知生物多樣性目標》。

局長，我從報章知悉，香港打算制訂邁向2050年的總碳排放量目標為較2005年減少60%而已——我不知真或假，請他回應——但聯合國在去年10月已經調整目標，現時上限不再是2°C，而是1.5°C，而要達到這個目標，便要在2050年達致零碳排放。現時歐洲聯盟中有8個國家已經採納此目標；美國洛杉磯市長亦在5月表示跟隨這個目標；英國的氣候變化委員會也發表報告，表示英國也會朝這個方向進行減碳工作。香港政府可否面對這個科學現實，不要做"鴕鳥"，而制訂2050年零碳排放的目標呢？

主席，局長剛才在主體答覆中，提及很多香港特區政府在節能減排方面的一些政策及措施。但是，應對氣候變化，並非香港"單打獨鬥"便做到，我們一定要與鄰近城市合作。就此，《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對於生態環境着墨不少。

主席，人類的生活方式是導致全球氣候變化的原因。

就如何保護瀕危野生動植物及生物多樣性，我今天提出3項建議，希望局長可以積極回應。第一，為了更大力打擊野生動物的走私活動，我們要求將《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

主席，現時，衞生署轄下的牙科診所中，有11間為市民提供免費緊急牙科治療。該服務只包括止痛及脫牙，但不包括其他牙科治療。

主席，現時，政府的牙科護理政策旨在透過宣傳和教育，提高公眾對口腔衞生及健康的關注，並鼓勵市民養成良好的口腔衞生習慣，一般牙科護理服務主要由私營界別和非政府機構提供。過去多年，衞生署轄下的口腔健康教育組針對不同年齡組別的市民推行多項推廣口腔健康的計劃，通過不同途徑傳遞口腔健康資訊，促進市民的口腔健康。除了推廣口腔健康及預防口腔問題，政府也為市民提供緊急牙科服務，以及為住院病人和有特殊口腔護理需要的患者提供特別口腔護理服務。政府牙科診所主要是負責履行政府在僱用公務員合約上，訂明給予公務員/退休公務員及其合資格家屬的牙科醫療福利的聘用條款，因此服務對象主要為公務員/退休公務員及其家屬。

就周浩鼎議員的質詢，現答覆如下：一於2018-2019年度，11間政府牙科診所提供的牙科街症服務診症名額及就診人次載於附件。二及三全面為公眾提供所有牙科服務涉及巨大的財政資源，因此，政府須集中資源為公眾提供緊急牙科服務。現時政府透過衞生署轄下11間政府牙科診所為市民提供的免費牙科街症服務，主要為公眾提供緊急牙科服務，範疇包括處理急性牙患、處方藥物止痛、治理口腔膿腫及脫牙。牙醫也會按個別病人的需要向他們提供專業意見。此外，衞生署在7間公立醫院設有口腔頜面外科及牙科部，為獲轉介人士提供專科治療。醫院管理局亦於4間公立醫院設有牙科服務，為獲轉介的住院病人、有特殊口腔護理需要的患者及牙科急症的患者提供治療。至於一般牙科護理服務，則主要由私營界別和非政府機構提供。現時，政府牙科診所的服務量已達飽和，即所有應診時段均有接近百分百的使用率。故此，衞生署未能在現有政府牙科診所的牙科服務中，再騰出額外時段來增加牙科街症服務，當中亦包括東涌牙科診所。除以上牙科街症服務外，政府亦有照顧一些有特別需要的人士，包括為小學生提供學童牙科保健服務，為低收入及有特別需要的長者提供牙科護理服務支援，包括長者牙科外展服務計劃及關愛基金"長者牙科服務資助"項目等，而長者醫療券計劃亦容許65歲或以上的香港長者使用私營市場提供的牙科服務。此外，為更好照顧智障人士的牙科服務需要，政府於2018年7月16日起推行為期3年，名為"護齒同行"的智障人士牙科服務計劃，為18歲或以上的成年智障人士免費提供口腔檢查、牙科治療及口腔健康教育服務。
主席，除了止痛及脫牙之外，要政府在牙科街症加入補牙、鑲牙等服務，我們說到牙血也流出來了，但政府也不作回應。

政府現時的政策是集中處理一些有需要的人士，例如學生、小朋友、長者及智障人士，而我們在不同項目上也很努力邀請一些私家醫生提供協助。

然而，政府明白到社會上有訴求，我們多年來亦有檢視這方面的人手，尤其是在2017年公布有關醫護人手的報告後，我們從2016-2017年度開始，每年已經增加牙醫學生的名額。過去每年取錄大概53名學生，自2016-2017年度起已經取錄73名學生，而在2019-2020年度至2021-2022年度的3年期亦會取錄80名學生。未來當我們有更多牙科畢業生的時候，我們當然會檢視現時的服務。

主席，多謝陳凱欣議員的補充質詢。

大家諒必有留意，我們一方面把長者醫療券的金額由最初較少的數目遞增，另一方面，我們亦降低符合申領資格的長者年齡，由原本的70歲降低至65歲。

當我們知道有多些人手的時候，才可以在規劃方面做得更好。

多謝陳議員的意見。

我們當然歡迎和希望多些海外非本地培訓牙科畢業生回港註冊，為我們提供服務。

世界衞生組織認為，口腔健康和牙齒健康是整體健康不可或缺的一環，也是促進身心健康的必要條件。局長剛才在主體答覆中表示，要全面為公眾提供牙科服務涉及巨大的財政資源，我不知道巨大到甚麼程度，但局長說政府只會集中資源為公眾提供緊急牙科服務，並表示現時有11間政府牙科診所為市民提供牙科街症服務。根據主體答覆附件所載，全港11間牙科診所大約可以提供4萬個診症名額。

多謝潘議員的意見。

此外，長者也可使用長者醫療券購買私營服務，而非政府組織亦有提供這方面的服務。

主席，"牙痛慘過大病"。過去10年，政府曾投放資源增加公務員牙科服務的名額。不過，牙科街症的服務名額則沒有增加。

政府現時的資源主要也是集中在例如透過關愛基金向最有需要的人士提供服務，除此之外，我們會繼續鼓勵慈善團體和非政府組織，以及與它們商討，希望它們可以提供服務，使現有的需求空間得以填補。

主席，香港面對人口老齡化，慢性疾病和複雜病症日趨普遍。我們應更重視對病人的全人醫治，讓晚期病人有更大的健康管理自主權，體現對病人的尊嚴的重視。就此，政府一直致力推動長者服務的發展，並加強為末期病人提供的紓緩治療服務。現時，香港的紓緩治療服務主要由醫院管理局提供，並由轄下內科及腫瘤科的紓緩治療專家帶領。以往，醫管局的紓緩治療服務主要集中照顧末期癌症病人。然而，過去10年，醫管局已逐步把紓緩治療服務擴展至其他疾病患者，包括末期器官衰竭的病人。為讓晚期病人就他們自身的治療及護理安排有更多選擇，政府會於2019年下半年就預設醫療指示及相關晚期照顧服務的事宜諮詢公眾。就張超雄議員的質詢的各部分，我答覆如下：一醫管局一直本着"全人醫治"的宗旨，透過跨專業的紓緩治療團隊，包括醫生、護士、醫務社工、臨床心理學家、物理治療師、職業治療師等，以綜合服務模式為末期病人和家屬提供適切的紓緩治療服務。醫管局的紓緩治療服務包括住院、門診、日間紓緩治療服務、家居護理服務、哀傷輔導等。目前，醫管局轄下7個聯網均有提供紓緩治療服務，以支援末期病人和家屬。

紓緩治療住院服務主要照顧有嚴重徵狀及多種需要的末期病者。截至2018年12月31日，醫管局共有超過360張紓緩治療病床。此外，部分末期病人會因應臨床需要而入住其他專科病床，如病人同時需要紓緩治療服務，亦可獲安排接受紓緩治療。過去5年各項紓緩治療服務使用情況的統計數字載於附件。

主席，我們每個人都希望能夠"好死"，按照我們的意願有尊嚴地死去。不過，根據一些國際數據，例如死亡質素指數方面，香港的排名遠遠落後於台灣和新加坡。

不過，我們從局長的主體答覆得知，當局須於今年下半年才會就預設醫療指示諮詢公眾，而這亦只是晚期善終服務其中一個很細微的環節。我想問局長，何時才會聯同其他政策局，商討關於整個晚期善終服務的政策和規劃？

主席，多謝張超雄議員的補充質詢。

因此，如何令醫護人員有能力去處理，以及了解整個跨專業的服務模式，以及如何更好地一併照顧病人及家屬，同時讓病人的家屬協助病人渡過這段困難的時間，這些都是我們的服務宗旨。

大家都知道，近來世界各地很多人都期望尋求安樂死，數字不斷上升，既然如此，政府讓病人有機會選擇，是否更好呢？

我問她會否在今次的諮詢中或將來，就安樂死進行廣泛的諮詢？
我沒有特別的補充，我們並無計劃在今次的諮詢工作中，就安樂死合法化一事進行檢討或諮詢。
主席，今次談到晚期病人的問題，其中一部分涉及紓緩治療服務。其實局長主體答覆的附件已清楚指出，在紓緩治療服務當中，家訪是十分重要的，尤其是政府若要鼓勵和推廣居家終老的話。我想問局長，在過去5年，家訪服務增加了差不多1萬次，但她的醫療團隊只有300名護士，他們還要照顧360張紓緩治療病床，局長是否知悉，現時每名護士進行家訪時要照顧多少名病人？此外，局長會否增撥資源，令護士團隊能夠應付越來越多的家訪戶？

主席，李議員，我們現在未有具體的數字，因為醫管局每年均會就不同的服務，向我們提出一些建議，然後我們會提供資源。

主席，希望政府可以告訴我們，雖然醫管局於2017年制訂了《紓緩治療服務策略》，但現時只有360張紓緩治療病床。其實，局長有甚麼計劃、何時可以增加這些病床？局長會如何調撥資源，改善現時醫院內的紓緩治療服務？

主席，多謝黃議員的質詢。現有的紓緩治療住院服務，主要照顧有嚴重徵狀及多種需要的末期病者。

如果病人同時需要紓緩治療服務，可獲安排接受這方面的治療。至於其他服務方面，其實近年醫管局已經增撥資源，改善服務模式及加強這些跨專業服務，包括擴大服務範圍，以及由2015-2016年度起，逐步加強社區老人評估小組的服務，以及安排紓緩治療團隊與安老院舍合作。主席，我們一定會因應人口增長和變化、醫學科技的發展及醫護人手等因素，檢討各項醫療服務，當然包括紓緩治療服務。在了解到病人的需求後，如醫管局亦提出要求，我們會提供資源配合。更重要的是，我們亦會與社區夥伴合作。

無立法效力的議案辯論。"對行政長官投不信任票"議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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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請尹兆堅議員發言及動議議案。

尹兆堅議員，請動議你的議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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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再次提醒各位，如果有議員使用具冒犯性及侮辱性或不適宜在議會使用的言詞，我會請有關議員收回。如果有關議員不收回，我會視之為行為不檢。
代理主席，"講大話"是廣東話用語，但華語有很多不同用語，包括我前面的展示牌上"林鄭月訛"的"訛"字，以至"指鹿為馬"、"顛倒黑白"、"是非不分"等，是否全部也不准使用呢，代理主席？

我認為我已回應了你的問題。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尹兆堅議員動議的議案，予以通過。毛孟靜議員要就這項議案動議修正案。本會現在合併辯論議案及修正案。我現在請毛孟靜議員發言，但她在現階段不可動議修正案。

我沒有說誰講大話，但有人在講大話，對不對？

問題的核心是對中國的司法和法律制度沒有信心，更沒有信任。

中國大陸有"陽光司法"？直至今時今日，"林鄭"仍不敢評論中國大陸是否真的有"陽光司法"，她一開口便說人講廢話，說人誤解，說人人云亦云，完全是沒有腦的、將香港帶向死亡的所謂領袖。我要向大家說清楚，這項不信任議案沒有法律約束力，但我們最低限度要代香港人發聲。我非常感謝尹兆堅議員提出這項議案，但這項議案通過的機會微乎其微，因為他們人數較多，他們說少數要服從多數。

香港人6月9日一定要上街，讓"林鄭"知道她要下台。

然而，如果施政對香港這麼有利，我想問司長，為甚麼特首的民望如今竟跌至-27%的新低呢？為甚麼六成市民反對她出任特首？司長可有睜開眼看看市民的意見，還是他認為市民都被誤導，他們的意見都欠缺實質內容呢？代理主席，司長提到的另一點，就是當局如何改善民生，更以改善公廁質素為證。政府竟然以一個"屎坑"政績作為解說其施政有多成功的例子，這種視野和水平的低落，實在可悲，亦可笑。代理主席，林鄭月娥硬推惡法，我形容為心腸歹毒，她消費一宗台灣命案，出賣香港市民。主席說不可形容她是"講大話"，那我形容她為是非真相的終結者。

按照這個循環論說，她永遠說得通，因為她說的是歪理。代理主席，林鄭月娥一直蔑視社會和國際社會各種合理意見。她形容立法會議員和社會提出的多項質疑是"廢話"；她形容外國使節向她提出的憂慮"沒有實質內容"，是政治立場宣示；她形容很多市民的質疑是基於誤解。

我懷疑禮賓府有一塊魔鏡，"林鄭"每天也會站到魔鏡前問："魔鏡、魔鏡，全世界最棒的是誰？她不單不聆聽市民、民主派立法會議員的意見，亦不聆聽公務員團隊、政務官員的意見，很多政務官也曾向我投訴這點，就是外國商會和外國領使的意見，她也不聆聽。

林鄭月娥上任至今，與梁振英有何分別呢？我會這樣形容：梁振英的壞事，是說多於做，因為他不夠膽量，沒有能力做；而林鄭月娥則是做多於說，她只管做壞事。

是下一任特首的位置、是政協副主席的位置，還是其他國家領導人級的位置呢？

我認為可以借用這句金句來形容當前的情況，其實立法會的同事石禮謙議員或在座的張華峰議員，他們穿過針的眼，比林鄭月娥進入天堂還要容易。代理主席，6月9日便是遊行日期，是守護香港最重要的日子，我呼籲所有市民必定要站出來，一同"塞爆"銅鑼灣、"塞爆"灣仔、"塞爆"金鐘，讓全世界知道香港人的憤怒，知道我們對香港公義的堅持，知道我們守護香港法治的信心。最後一點，代理主席，我在這裏呼籲羅致光——民主黨的前黨友，如果他還有一點良知，請他辭職，跟林鄭月娥政府劃清界線。

代理主席，我發言支持原議案及修正案。不過，毛孟靜議員剛才發言指出，她提出修正案的目的，是希望我們討論"對行政長官投不信任票"的議案時能夠集中在修訂《逃犯條例》一事上。不過我覺得，正如有同事提到，"林鄭"上場兩年多以來，其施政失誤實在令人極度反感，她不單造成民不聊生，更引起社會撕裂，甚至令我們一直維護的"一國兩制"及"高度自治"這些核心價值搖搖欲墜，導致社會各界極度不滿。

她除了令廣大市民對她投下不信任票之外，連對特區政府亦投下不信任票。不單她的民望低，甚至所有在她領導下的官員的民望亦低，對整個政府的信心也非常低。代理主席，很簡單，剛才有議員亦提到，林鄭月娥曾表示，如果民意認為她不應該繼續擔任特首，她便會下台。

問題在於政府對社會說得很動聽，但做的卻完全是另一回事。

梁耀忠議員，你的發言時限到了，請停止發言。
代理主席，我感謝尹兆堅議員提出這項不信任行政長官的議案。聽過張建宗剛才的發言後，我感歎現時特區政府主要官員的水平和認知，簡直令我們感到有點羞愧。不信任議案是議會最強力的語言，在任何一個民主社會，在任何一個真真正正有民主的地方，當一個所謂的領袖在今天的民望淨值是-27%時，他只有一個結果，便是下台，而立法會便要盡我們的責任，雖然這是一個扭曲的議會、雖然代表大多數市民的議員得不到大多數議席，但我們必須發聲，指出林鄭月娥不配做特首。在這個議會不准說"'林鄭''講大話'"已經是一個笑話。不過，其實說她"講大話"已經是說輕了，她是回歸以來最毒的特首。董建華強推《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最終在自由黨田北俊和其他時任立法會議員最後倒戈之下收回；曾蔭權雖然令香港在多方面，特別是在地產或樓宇方面得到很差的結果，但他也沒有這麼毒；"689"梁振英是很多香港人也憎恨的，亦認為他沒有資格當特首，但他對香港的傷害也不及"林鄭"那麼大。今天路透社發表了一個最新的消息，3位香港資深法官，加上之前12位香港資深大律師，其中很多人是香港大律師公會的前主席，對於這項有關引渡的條例表示極大的保留。連張建宗也"講大話"，說香港可以把關？法官說他們不能把關，因為在香港，法庭只可以看表面證供，但不能審視甚至查問包括內地官員提出的證據，他們是無法這樣做的。如果表面證據成立，便只有一個做法，也就是引渡他回大陸，這是事實。在香港，很多平常不理政治、不喜歡涉及漩渦的人，包括家庭婦女——今天便有一個"香港師奶"的聯署——很多平常不會發聲，來自不同大學、中學的舊生也走出來，他們為何要走出來？他們便是要指出以"林鄭"為首的政府是如何毒害香港，這不單是破壞香港的法治和"一國兩制"，而是把香港的前途斷送。我們看到兩個事實，很多外國駐港使節已經發聲，表示感到憂慮。其實，對於這些問題，外國的駐港外交官平常是無須理會的，因為大家也知道，如果有"一國兩制"和"高度自治"，即使大陸的法治是多麼的差劣也不用理會。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法治水平在全球126個國家或地區中排名82，香港排名18。我們看到，我們很難才得以保持的這層很薄的防火牆，今天"林鄭"卻要破壞它、破壞"一國兩制"、破壞香港僅有的防火牆，實在是相當"黑心"。如果她要順應西環北京"吹雞"，她這樣做是出賣香港人，這是最差的，較"講大話"更差，"講大話"只是"大話精"，梁振英已經做了，無須再多一個；但出賣香港人，一個做了37年高級公務員的林鄭月娥這樣做，我們便不能饒恕。現在是連一些普通商人也說要撤資，很普通的人也要移民，香港還有前途嗎？一個如此聰明的人，眾所周知，她由領袖生到做了數十年高級政務官，她比全香港人都聰明、比對面這些官員都聰明，她可以把官員罵得狗血淋頭、把他們罵到哭，但這個人心知肚明"送中條例"會斷送香港，她也這樣做，你說她的心腸有多毒，香港有多不幸？我們看到"送中條例"是回歸21年來對香港造成最大破壞的惡法，而這件事不單是我們看得見，全世界也看得見。台灣說出了我們最想聽的說話，它說特區政府在這件事情上3次沒有理會台灣，別有用心。為甚麼可以消費一個殺人犯？

我們不能容忍這種人繼續在香港的政壇中說自己代表香港人。

對於由此引起的政治震盪，社會需要付出沉重代價。因此，有別於一般政治表態，不信任議案本身是一件十分莊嚴的事，傳統上由反對派向議會提交，希望藉以打擊政府或令政府或領袖難堪，又或試圖令政府或領袖的支持者對政府或領袖失去信心。無論如何，它只是一種打擊的手段或動作，從來不具建設性。除了浪費社會資源和大眾關注外，只會對管治造成負面影響甚至破壞。德國的情況略有不同，反對黨在發起不信任議案的同時，亦需要提出總理的候選人，目的是防止政治真空，避免管治危機。雖然香港的情況有所不同，不信任議案並無法律效力，但一旦通過，等於立法會向行政長官表示不信任，由此發出的政治信息對特區政府管治產生的衝擊同樣沉重。主席，通過不信任議案只會引發不必要但嚴重的管治衝擊，但反對派未有因此而審慎用權，反而不時動輒提出，一如水銀瀉地。屈指一算，回歸以來，特區先後有4位行政長官，而當中沒有一位可以避過反對派提出的不信任議案，分別只在於多少次。董建華先生有兩次，曾蔭權先生則有一次，而梁振英先生除面對兩次不信任議案外，還有兩次根據《基本法》第七十三九條提出的彈劾。至於林太，這是她上任至今第一次面對不信任議案。雖然我不希望看到這種事，但亦很難說這是否最後一次。其實每次提出不信任議案的議員根本並非真誠地相信不信任議案有任何獲支持通過的合理可能，但他們依然堅持提出，目的是做"政治show"，打擊特區政府的管治威信。主席，不信任議案不單針對行政長官，反對派的不信任議案還包括特區政府的主要官員，例如前教育局局長及前發展局局長、上屆及本屆立法會主席、財務委員會主席，以至我作為內務委員會主席，均被提出不信任議案。反對派提出的不信任議案範圍之廣、次數之多，不得不令公眾懷疑這類嚴肅的議案已被反對派騎劫，淪為一般的政治表態，甚至被當成不滿特區政府施政的發泄工具。主席，在立法會投的每一票，我也十分謹慎。面對這次的不信任議案，我們必須比謹慎更謹慎，加倍小心。這次對行政長官提出不信任議案的理由是衝着《逃犯條例》而來，指行政長官強推《逃犯條例》的修訂，揚言修例會破壞"一國兩制"，嚴重影響香港的政治和法治制度，甚至有機會嚴重打擊經濟。主席，這項條例早已存在，雖然社會上有不同意見，亦不一定贊同政府提出修例是為了堵塞漏洞，但不能否認或抹煞在現有法例下確實有逃犯未能繩之於法，仍然匿藏於香港。對於這種嚴重紕漏或不足，作為負責任的政府必須完善，不管是否"鴕鳥"，亦不管已放任多久。主席，雖然《逃犯條例》的修訂極富爭議，但反對派一方面在宣誓時表示擁護《基本法》，另一方面卻未有按《基本法》審議法例，多花時間研究和考慮如何優化法案，反而全面否定，更將修訂肆意政治化、妖魔化，作出種種陰謀論的指控，藉以挑動民情，以反共、恐共為綱。主席，反對派在保安局局長李家超首讀議案時近20次提出規程問題打斷其發言。其後，立法會法案委員會史無前例因爭持紛亂及人身受傷事故陷入僵局，法案委員會無從發揮其原有的正常審議功能。政府必須亦依法尊重法案委員會的運作，亦尊重議員的意見，但反對派卻逆向而施，故將法案直接提交立法會會議審議乃迫不得已。主席，《逃犯條例》本屬香港自治範圍的事情，但反對派一而再出訪美國、歐洲，與美國副總統以至國務卿會面，邀請外國名為關注，實為干預，甚至敦促美國政府對特區政府修例予以強硬對待。主席，這些舉措只會幫倒忙，令中央政府出手。大家十分清楚國家的立場和底線，始終如一。國家將主權放在首位，不容許亦不接受外國勢力干預內部事務，但反對派卻藉修例強行將香港內部事務提升到國際層次，這才是損害香港、破壞"一國兩制"的做法。主席，在現時的大環境、大格局下，中美貿易戰越演越烈，大國博弈昭然若揭，香港經濟幾乎肯定受到衝擊。陳茂波司長多個月前已警告環球經濟前景不明朗，但反對派漠視這些危機，置香港利益於不顧，繼續挑動今天這種政治議題，為香港社會製造混亂，撕裂香港和國家，純粹為政治利益煽風點火。因此，主席，作為香港社會一分子、議員和民主建港協進聯盟的主席，我不得不就這項不信任議案提出嚴正反對。

舉例而言，反對派日前邀請特首林鄭月娥女士就《逃犯條例》進行電視直播辯論，但既然反對派已對特首表示不信任，不會相信她的說話，為何還要與她辯論呢？他們是否想在辯論中對着電視機前的觀眾包括小朋友再次以極為粗鄙和帶有歧視的言論侮辱人呢？既然反對派最近喜歡自編、自導、自演，玩"山寨王"遊戲，自封法案委員會主席，他們大可隨便找一位反對派議員假扮特首與涂謹申議員進行辯論，又或由涂謹申議員自封特首，自己與自己辯論也可。反對派"搬龍門"的另一點是一方面指中央官員就《逃犯條例》發表意見是干預特區事務，向特區政府施壓，但另一邊廂，他們卻到歐美巡迴訪問，公然遊說外國插手特區的本地立法工作，干預香港事務。

我留意到過往香港的反對派到訪美國時，如能會見助理國務卿已算走運。但今次他們很厲害，竟可與正印國務卿蓬佩奧及眾議院院長佩洛西會面，共和與民主兩黨的反華代表人物也親自接見他們。剛巧中美貿易談判破裂，美國向全球施壓以打擊包括華為的中國先進科技企業，種種事件巧合地一同發生，真的令人難以弄清當中千絲萬縷的關係。更巧合的是，郭榮鏗議員及陳方安生女士剛出訪德國表達對《逃犯條例》的意見，其後在香港被控暴動罪、棄保潛逃多時的兩名"港獨"人士就突然打破沉默，接受歐美傳媒訪問，自揭已獲德國批出難民身份及提供政治庇護。昨天德國駐港領事館回應指有關個案由當地的移民及難民部門依法審批，不知道德國是否修改了相關法例，把所有被控武力罪行的人視為政治難民呢？若然如此，在這個會議廳內也可能有數位合資格人士。代理主席，我可能說得太遠，現在回到針對行政長官提出的不信任議案。

有人指出如果特區政府能解決香港的土地房屋問題，反對派還有何理由反對政府呢？還怎能叫特首下台呢？有人亦指出不論誰當特首，只要他真的想做事、想為香港好、想為香港解決問題，反對派就會叫他下台，對他提出不信任議案。代理主席，翻查歷史，原來反對派對過往3位特首先後提出共7次不信任議案或彈劾議案，平均每位2.3次，其中一位更在上任6個月時已有相關議案提出。林鄭特首上任至今接近兩年，反對派到這一刻才首次對她提出不信任議案，相信並非因為他們突然良心發現，而是可能因為他們之前找不到可以大肆抹黑和抨擊特首的議題。對於早前的"一地兩檢"安排，反對派指會摧毀人權、自由和法治，批評特首"割地賣港"，聲言內地公安會在高鐵西九龍站胡亂作出拘捕。但相關議題炒作不起，而後來確實有人被捕，但那個人叫林子健，同屬民主黨成員，同樣喜歡自編、自導、自演，想騙人其實騙了自己。我希望特首不要因今次的議案和最近的爭議而氣餒，不要向反對派和外國反華勢力低頭，要繼續努力為香港和市民多做實事，令香港繼續向前發展。

我想大家都知道，我在這件事情上提出了很多意見，我亦不認同政府的看法和做法，我猜想有不少建制派人士明裏暗裏對我有很多批評，但這是否代表我認為這件事達到不信任的程度呢？在議會中，不同派系當然會對政府有不同的訴求，無論在政治或民生議題上，如果每次政府和自己的想法不同便要提出不信任議案，那麼我們每月都要爭辯一次，我想世界上沒有一個議會是這樣做。撇除一些硬要行政長官下台的政治表態，我相信每位議員考慮是否贊成不信任議案時，也要問自己數個問題：第一，有否明顯證據指行政長官有嚴重瀆職行為？第二，行政長官和整個政府在整體施政上是否完全沒有可取之處，真的每項政策都神憎鬼厭嗎？當然，所有問題均並非"一刀切"，作出如此重大的決定前，要先把這些因素放在天秤上衡量，而我的確衡量了很久才寫出這篇演辭。第一，對於有否瀆職的問題，我對現任行政長官有百分之一百的信心，我相信大家亦頗難找出她收受利益的指控。

坦白說，對比我上個任期真的相差很遠，例如土地大辯論，即使不是每個人都認同結論，但她至少敢於處理，難道上兩屆政府不知道問題所在嗎？又例如三隧分流，雖然最後做不到，但她其實真的可以不去處理，至今我仍然覺得反對者的理據很不充分，既說反對加價，又說擔心"三隧齊塞"，根本是自相矛盾。再說下去，規劃新界西跨海鐵路、大幅增加教育資源、緊急醫療撥款、擴大接種疫苗計劃、優化社區保姆服務、提升小學和幼稚園教師的質素、大幅增加及改善過渡性房屋、制訂動物福利法例、設立合約冷靜期、倍增持續進修基金、優化免遣返聲請制度、改善政府招標程序，甚至是打擊"黃牛"，這些都是市民非常關注但上屆政府無動於衷的事。不過，另一方面，這次引起那麼大的爭議，我認為政府和行政長官需要負上很大的責任。

很多人質疑即使修例後亦未必能夠解決台灣謀殺案的問題，即使我們假設反對的大陸委員會並不代表台灣政府的最後立場，但香港政府每次回應此事時都說"我們做了自己的事，控制不到別人"，這樣又不見得是咬牙切齒、彰顯公義的態度。

很多人——包括律政司司長——提及我的提議時，均把重點放在"港人港審"上，其實我的建議還有一個重點，就是"分拆上會，先易後難"，先解決台灣謀殺案的問題，再堵塞漏洞。律政司司長說"港人港審"很複雜，要從長計議，我完全認同，那麼是否應該先處理簡單的一步，然後再從長計議，堵塞漏洞，屆時如果真的發現政府的方案原來較"港人港審"更好，我肯定百分之一百支持。簡單而言，我完全認同彰顯公義、堵塞漏洞，但政府的處理手法恐怕是造成今天局面的主因。我很理性地向行政長官辦公室發出兩封信函，合共4,523字，特首辦回覆我交由保安局跟進，但至今即將恢復二讀，保安局連一個字都沒有回覆。衝擊固然不對，但書信又不回覆，這是否政府應有的態度？當然，這種不滿是相當個人的，代理主席，這是個人的，personal feeling，但我認為尚未達到不信任的層次。總結而言，正如我剛才所說，我衡量了很長時間，亦對政府這次的處理手法非常有意見，但我滿意本屆政府的整體表現，所以我不會支持這項議案。

今天，我們辯論對林鄭月娥不信任的議案是正合時宜。

代理主席，我發言堅決反對尹兆堅議員的議案及毛孟靜議員的修正案。我認為"對行政長官投不信任票"議案完全無理取鬧，只是反對派議員對修訂《逃犯條例》的政治表現，亦是反對派因為自己的無理訴求得不到正面回應而作出的"發爛渣式"報復。我絕不支持這種蠻不講理的"政治騷"。這次不信任議案的導火線是《逃犯條例》修訂。姑勿論政府在修例一事上的處理是否恰當，我認為反對派議員如果完全不看特首日常的工作表現和處事態度，僅僅因為修例一事便否定特首所做的一切，並因此提出不信任議案，甚至要求特首下台，此舉無疑以偏概全，有欠公道，對特首極不公平。公道自在人心，只要反對派放下激進，就能清楚看到特首上任以來所做的工作。我看到特首重視民生，急市民所急，上任後隨即投入50億元增加教育經常開支，增撥資源紓緩公立醫院的壓力，又親自探訪脊髓肌肉萎縮症病人周佩珊，並為罕見病患者引入新藥。特首又着力抓緊機遇，促進香港可持續發展。

尹兆堅議員今天提出"對行政長官投不信任票"議案，其實純粹是無稽之談，甚至可說是荒謬的，因為不信任議案的大前提是要先有信任，但自行政長官上任以來，反對派議員有哪分、哪秒曾信任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呢？自從回歸以來，他們只信任西方的一套，總之外國的月亮特別圓，民主黨甚至不調查便相信黨友自編、自導、自演的"釘書機故事"，製造恐慌，抹黑"一地兩檢"。他們連如此荒謬的事情也相信，偏偏我看不到他們曾幾何時信任過特首。代理主席，一直以來，中央政府打開方便之門，邀請反對派溝通，透過了解加強互信，但反對派奉旨拒絕，卻到世界各地搖尾乞憐，要求西方國家關注香港的發展情況，"唱衰""一國兩制"、"唱衰"香港、抹黑祖國。

事實上，《條例草案》的爭議擾攘至今，政府一直沒有機會在本會詳細解釋《條例草案》，相反，我們只看到反對派為了政治目的，不惜惡人先告狀，無所不用其極地阻撓《條例草案》的審議，除了拖延法案委員會選舉主席的程序，更漠視內務委員會的決定，召開非法會議，以暴力阻撓正常會議的進行，嚴重破壞本會和香港的整體形象。今時今日，中美貿易摩擦進入白熱化階段，反對派充滿歡喜地到外國"唱衰"香港、反對修例，一時說政治犯可以被引渡，一時又說曾在內地做生意的人十分危險，這些言論全部是嚴重誤導，譁眾取寵。代理主席，正如《條例草案》明確指出，現行《逃犯條例》和《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條例》下的人權保障和程序保障，例如雙重犯罪和禁制處理政治性質的罪行，將會全部保留。對於種種抹黑，政府需要好好解釋清楚。其實，反對派中有不少法律界人士，他們根本知道《條例草案》修訂的範圍，亦了解相關法律的保障，但他們為了製造恐慌，企圖蒙蔽市民，刻意阻礙政府解釋，造謠生事，放大恐懼，目的是借力打力，借香港來反中、反共。代理主席，平情而論，行政長官的施政表現有值得肯定的地方。她上任後致力解決各項民生議題，例如落實增加每年50億元教育經常開支的措施，並且提出理財新哲學，增加民生方面的公共開支，社會對此普遍認同。在經濟方面，行政長官在教育、基建、人才、企業支援等各方面均加大投入創新科技，並積極參與粵港澳大灣區的規劃，爭取多項便利港人在內地發展和生活的措施。行政長官也重視與本會的關係，增加每月1次接受本會議員短問短答的質詢時間，加強與各黨派的溝通等，只可惜反對派議員並不領情。當然，政府的各項政策確實未必得到所有界別的認同，例如推出空置稅等措施，工商界認為政府的做法有點民粹，亦無助長遠解決香港的土地問題。代理主席，香港市民已經厭倦議會無日無之的爭拗，希望反對派懸崖勒馬，回歸理性的討論，與政府和各黨派共同尋找可行的出路，妥善處理和審議《條例草案》，希望他們好好地做香港人，放下爭拗、發展經濟、改善民生，為香港謀求發展出路。

代理主席，我認為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在短短一年多時間內，已經令其執政及管治，去到一個使香港失治、失序的臨界點。我希望藉着簡單的發言來釐清主要以下3點：第一，我認為她是自證其罪。"林鄭"上台，明顯是在小圈子選舉下誕生的所謂"第四任行政長官"，本身就缺乏香港社會的民意認受。這一點是毋庸置疑的了，但同時，她為了撇脫地成為所謂"中方或西環的傀儡"，堂而皇之地向大家說，她是不會向中聯辦"乞票"、拉票的，諸如此類，可是在短短兩個月內，她便自證其罪。她的罪並不單純是因為她缺乏認受的原罪，而是也告訴大家，她同樣也是傀儡。《逃犯條例》的修訂，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告訴香港人，歷任行政長官的執政只有一個方針，就是變賣香港。

明明在這個社會上，大家人人平等，即至少也有公平審訊，亦有法治保障。現時政府肯定稍後會提出由3年變成7年的建議。

無奈的是，我們失利，沒有辦法，只有我一個生還，結果便面對現時"半死不黑"的局面。第二，也是剛才很多議員曾提及的，就是在這段短短的時間內，"林鄭"第二個民意或民調支持度下跌的原因，可能是因為她在短時間內自暴其短。自暴其短，問題在於她志大才疏、眼高手低，在上台初期，說要整治"三座大山"，現在去了哪裏？現在只有大嶼山，"明日大嶼"——炮台山與此無關——沒有其他山了，只有"明日大嶼"這座大嶼山；領展不處理；港鐵沙中綫，即使在現時聆訊期間，也仍在討論相關的涉事單位蓄意隱瞞。她又不做，找法庭和法官來做擋箭牌；強積金對沖，隨便找一名低級職員，便當作面對既得利益者的投訴，便算"過了關"，改了十多二十年，其實也看不到強積金問題有明顯改善。再說自暴其短，不單是她說要整治"三座大山"，《防止賄賂條例》，我說了很多次，每年她發表施政報告時我都問，為何她上台時說要修訂《防止賄賂條例》，現在卻連影都沒有？純粹是要將行政長官納入該條例受監察，而不能夠超然在三權之上而已。

做好心，請找以前做實事的政府回來——不，以前的政府也未必做實事——她堪稱自己做實事......

張司長好像出任行政長官般宣讀施政報告，發言足足29分鐘，娓娓道來，但很可惜，從他29分鐘的發言，我聽到的只是"剛愎自用"4個字，政府完全沒有反省為何社會對他們如此不滿。代理主席，你剛才發言時說，不信任議案只會為管治帶來破壞及衝擊。我覺得很有趣，有甚麼較現任行政長官自己無法處理議會內堪稱"保皇"的建制派，要勞煩"西環"出動及找王志民主任幫忙拉票這做法對她的管治造成更大的衝擊呢？我完全不能夠相信，一個當天聲稱不用"西環"幫忙的人，現時竟然淪落到要站在"西環"後面、站在議會的建制派後面，連辯論都不敢。代理主席你剛才引用了英國和德國的例子，非常正確，英國和德國的例子絕對有其精準的地方，但很有趣，代理主席你完全漠視了香港獨特的情況，沒有指出在香港這個完全有缺憾的制度之下，錯用英國和德國的例子，只會反證香港本身的不足。

為何代理主席你不去問一下，是否包括現任特首在內的每位行政長官都不反省自己管治出現了甚麼問題，才會淪落到要經歷議會對他們提出的不信任議案呢？不過，當然無須憂慮，即使我們民主派多麼不信任他們，有建制派保駕護航，他們一定會安然無恙、安枕無憂。代理主席，我想特別指出，香港有一項罪行是空頭支票罪，即香港法例第210章第18B條，而行政長官其實正正干犯了這空頭支票罪。兩年前，現任行政長官在競選政綱的第1章是這樣說的："我會盡快解決相關的憲制及法律問題，修訂《防止賄賂條例》，將第3及第8條適用範圍擴大至包括行政長官"。當天信誓旦旦，為何張司長剛才在29分鐘慷慨激昂的陳辭中，為政府保駕護航時一句也沒有提及呢？我以為特首說得出、做得到，現屆政府亦會幫助她做得到，為何做不到呢？是否因為北京不願意，還是因為她只能說、不敢做呢？

我想特別指出的是，究竟現任行政長官如何看香港的主流意見呢？當然，在建制派或政府眼中，主流意見便是身邊的人，他們全都是"啦啦隊"，一定不會要她下台，一定不會對她有任何不滿。不過，當今時今日對"逃犯條例"的討論如火如荼時，我想帶出一點，其實連保皇黨、建制派的核心支持者、你們說的所謂"藍絲"，也開始對政府深深不滿。

代理主席，不信任議案的表決結果，毫無疑問已經寫在牆上，所有人都知道一定無法通過，票數佔多數的保皇黨必然會繼續反對、繼續"保皇"。不過，我想大家細心思考一下，即使他們操控了政府總部和立法會，那又如何？在這兩座大樓外面，已經有越來越多香港人嘗試用腳向"林鄭"政府、向香港投不信任票。保安局的數字告訴我們，2018年有7,000多人離開香港，移民到另一個地方，決定重新開始他們的生活，而統計數字無法掌握的，是那些回流香港後決定再離開的"二次移民"。我同事的親戚在"林鄭"當選當天已經決定出售物業，返回加拿大。我數天前坐巴士上班的時候，有一位與我年齡相近的女士走過來對我說，他們決定回流加拿大。就是因為對這個地方失去信任。代理主席，我想告訴大家的是，現時香港社會的討論最主要的關鍵字是"逃"，一個是"逃犯條例"，另一個是逃亡，正正是因為怕了"逃犯條例"、怕了你們的管治。

如果有，你們便要問一問，當你們掌握權力的時候，為何你們不能夠說服香港人繼續留在香港？當然，最大責任不是在席的任何一位，而是你們的老闆——現任行政長官林鄭月娥。代理主席，我相信特首當天對大家說"同行"這二字的時候，她沒有想過所謂的"同行"，是她走在前方向前衝，甚至衝落懸崖，也要香港人跟隨她一起同行，跟她走向無底深淵。我只希望大家知道，即使今次"逃犯條例"被你們強行通過，最終的代價、成本不單是林鄭月娥一人要承受，不單是現屆特區政府因提前成為"跛腳鴨"而要承受，而是整個香港也要陪你們一同承受。

多謝毛孟靜議員把大家重新聚焦，讓大家知道提出這項不信任議案的原因必然旨在集中討論《逃犯條例》。代理主席剛剛離席，其實楊岳橋議員剛才也提到她舉出很多例子，如英國和德國等，提到政治代價有多大。

保皇黨的意思其實是甚麼呢？

其實潛台詞就是連表態也不可，將來就是如此。因此，主席，第一，林鄭月娥漠視民意，與民為敵，不僅強推"送中條例"斷送香港的人權和自由，司長剛才還叫我們不應那麼抗拒。我們現在抗拒的原因是我們對北京、中央和中國政府的司法制度不信任，於是要抗拒。大家要明白，香港"一國兩制"的原意是抗拒很多我們不接受的大陸制度，這是最重要的一點，所指的是它的司法制度。

任何對內地稍有認識的人特別是營商人士私下也會說，即使內地法治看似有進步，但其實始終是黨治、人治凌駕法治。呂秉權今天發表的一篇文章提到內地司法基礎薄弱，信不過就是信不過，而香港人就是信不過它。文章提到大陸流傳一種說法："大案看政治，中案看影響，小案看關係，考試講法律"，法律只在考試時才用得上，其他則與法律無關。因此，即使政府將門檻提高至7年、10年或15年，結果也是一樣，欲加之罪，何患無罪可用呢？根據呂秉權的說法，內地法律管得到中央嗎？黨領導公安、國安、檢察、法院，黨大於法，這個制度如何公平公正和可信之有？莫說內地法律能否管得到中央，我想問司長管得到中央嗎？他的老闆管得到中央嗎？

我們看到特首漠視民意，民意是甚麼呢？很清楚，特首的民望再創新低。

在上次的特首答問會上，特首說反對"送中條例"的聲音全是廢話。

然而，我們要告訴特首，可能她才是自己最大的敵人，因為她不聽別人的聲音，正正反映出特首如何看待市民的聲音和社會人士的意見。

解決方法是直上大會，繞過所有程序，"快刀斬亂麻"。官員口口聲聲對我們說公義，但現在市民則問公義何存？

這項修訂在社會上的確引起爭議，包括我代表的工商業界亦有憂慮。因此，當務之急應是在議會內充分討論修訂，並通過議會既有機制尋求最大公約數，而非對負責推銷的官員——當然包括特首——作出無理批評。這樣做或許可以製造一些政治阻力，但我卻看不到有任何作用。對於《逃犯條例》的修訂，坊間不少學者和團體陸續提出了一些方案，我相信至今政府的溝通大門也是一直打開的。再者，《逃犯條例》的修訂總有可以優化之處，例如設立追溯期及規定必須由最高層次的司法機關提出申請等。我相信在下個階段的審議過程中，大家也有機會就各項修訂深入討論。如果在現階段就把矛頭指向特首，甚至口口聲聲要求撤回修訂，既沒有建設性，亦絕不會成功。更何況，林鄭月娥特首上任不足兩年，現在就對她的施政能力和政策成效作出批評，便是言之尚早。特首在上任後提出多項政策建議，大部分都在逐步推行中，初見成效。直至今年5月，2018年施政報告提出的新措施中約有29項已經完成，其他的亦正在計劃推展。另外，在改善民生方面，大至造地建屋，小至改善公眾街市及公廁，政府亦有積極回應市民的訴求。身為議會一分子，相信大家也關注行政立法關係，而特首在參選政綱及首兩份施政報告中，均有就改善行政立法關係提出一些積極而有用的措施。在過去兩年，特首與本會議員的溝通及互動相當頻繁，例如：與各政黨議員建立恆常溝通機制；接納議員建議，把施政報告提前到每年10月發表；增加每月一次接受立法會議員"短問短答"的質詢環節；及提出以"先易後難"方式將申請立法會撥款項目重新排序，以減少爭議及加快項目審批等。因此，我實在看不到有任何理由對行政長官投不信任票。不論議會政治如何壁壘分明，我們身為議員也不應該基於政治目的而掀起進一步的政治爭拗，浪費議會時間。目前，最有迫切性的議題理應是即將上場的《逃犯條例》二讀辯論。如果持反對意見的議會同事不斷節外生枝，而非聚焦討論最佳的修訂方案，恐怕便會辜負市民所託。最後，我認為，議會應該實事求是，針對市民關心的議題，監察政府施政，並提出有建設性的建議，以改善施政和民生，而不應只破不立，這樣對社會並無益處。

反對派提出這項議案源於政府擬修訂《逃犯條例》，就因為他們不滿相關具爭議性的修訂建議，便趁機全盤否定行政長官近兩年來的工作，打擊特區政府的管治威信。這本是反對派的慣技，今次提出不信任議案並不叫人意外。毛孟靜議員在修正案提到，行政長官沒有接納民意撤回修例建議，又說修例建議的通過會侵蝕香港的"高度自治"及自由，我對之不敢苟同。這次修訂《逃犯條例》旨在處理陳同佳案暴露的法律漏洞，相關修訂建議合法合憲。市民的反應亦非一面倒，只是有些疑問未能釋除，政府亦沒有充足時間解釋而已。反而，反對派想藉這次修例的機會誤導市民，將問題複雜化，在區議會選舉前夕分化社會，挑起公眾對政府的反感，從而在選舉中得益。我認為在評價行政長官的績效時，不應只看單一事件，而應看其整體表現，更何況修訂《逃犯條例》不是特首的個人問題，而是社會公義所在，特區政府及立法會均有責任讓相關修訂建議盡快通過。主席，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女士上任近兩年，表現稱職，大家有目共睹。

在特首帶領下，本屆政府團隊的士氣和工作效率都得以提升；在推動政策時，無論效率和效果都較以往的政府進步。在特首帶領下，特區政府近年在多方面的工作都取得不錯的成效：一、主動走出去，積極與海外國家及內地城市建立良好關係，同時積極參與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參與"一帶一路"規劃，藉此提升香港的國際地位，為香港拓展內地及海外市場奠定更堅實的基礎。二、主動走訪中央各部委，提升中央對特區政府的信任和支持，爭取各項惠港政策：在大灣區內工作的人才將獲稅務補貼；由今年10月起，港澳居民持回鄉證可享用內地30多項公共民生服務，這些都是特首努力得來的成果。三、積極改善民生，在教育、醫療、福利、科技等方面投入大量資源，得到市民大眾，甚至反對派的認同。四、積極推動各項基建及增加房屋用地，為香港各業創造更多商機，並設法解決住房難的問題。在改善行政立法關係方面，林鄭特首一上任即在立法會大會增設每月的行政長官質詢時間，就民生、政治、經濟、環保等眾多問題作出務實回應，並按照承諾做好跟進工作。

特首馬上承認確有問題，並承諾會督促相關政策局做好跟進。在會後，食物及衞生局局長馬上與我聯絡，並提出一份與旅遊事務署共同擬定的旅遊區公廁名單，率先針對名單上的23間公廁進行改善工程。今年財政預算案再撥出6億元進行翻新工程，務求逐步改善香港公廁硬、軟件差的問題。此外，為改善與反對派的關係，特首主動伸出橄欖枝，包括出席反對派舉辦的活動，對方如有合理建議亦會協助落實。唯事實證明，這只是特首一廂情願，反對派根本不領情，部分人的態度甚至比以前更惡劣、更離譜，市民看在眼裏相當反感。主席，在特首領導下的特區政府未來將面對不少困難，除了《逃犯條例》的修訂工作須盡快完成外，中美貿易戰的問題更複雜，影響更廣泛。最近，美國為達到其霸權目的而不擇手段，連企業也不放過，不惜全方位打壓中國的華為，震驚全球。在如此複雜的環境下，香港難以獨善其身，隨時可能成為開刀對象。還望反對派不要為一己私利，跑到海外找相關政要"告洋狀"，以免被美國政客利用。

很多法律界人士公開表示，法庭根本無法把關，現在是迫法庭"食死貓"。

大陸一定要以叛國罪起訴嗎？一定要以泄露國家機密起訴嗎？

《條例草案》影響所有在香港的人，不單影響中國公民，而是所有國家在香港的人民也有機會因《條例草案》被引渡到中國大陸，這是事實。

"林鄭"的同情心、同理心哪裏去了？

特首沒有失德的行為，也沒有做違法的事，為何要受到立法會的公審？我有時候覺得建制派真的要向反對派學習，他們真的很厲害。例如，當年討論"一地兩檢"時，他們幾乎說市民途經西九龍站也會被拘捕，令大家人心惶惶。

不同意見的人士可以據理力爭，這才是一個議會應該做的事。據我了解，法案委員會原本預備了大概70小時讓官員和議員用"一問一答"的方式詳細審議法案。這一方面可以釋除公眾疑慮，迫使政府就修訂作出修改；另一方面留下一個官方紀錄，這是議會的優良傳統。反對派若真心為香港好，便應該先讓法案委員會進行審議，審議後仍然不滿意才"反檯"，這樣才是議會應該做的事。很可惜，反對派根本不講道理，一開始就阻止社會討論此項法案。他們用盡一切詭計，包括拖延選舉主席、舉行"山寨會議"、無視內務委員會的決定、衝擊會議進行等，令法案委員會無法行事，最終迫使法案要直上立法會會議進行二讀辯論。這個局面完全是反對派一手造成的，政府處於被動的位置。反對派用一貫的伎倆，反過來將目前的亂局歸咎於政府，更誣衊政府、抹黑特首。反對派不講道理，只是一直用威嚇的方式危言聳聽，還要拉攏外國人來嚇煞香港人，但他們傳播了很多錯誤的消息，一直誤導市民。他們把問題上綱上線之後，雖然政府已經表明不會引渡政治犯，或以其他罪行引渡政治犯，而且有法庭把關，一般人根本不會無端被牽涉，但反對派竟然抹黑法庭。他們口講捍衞法治，卻不斷攻擊法治，特別是對於一些他們不滿意的裁決，就會立即批評法庭。有時候，我覺得他們說的話真的十分誇張，"搬龍門"是天下無敵。

主席，真相越辯越明，我們最低限度要聆聽政府的解釋。保安事務委員會將舉行會議，並且安排了14小時，讓官員和議員可以用"一問一答"的方式討論法案的細節。如果反對派真的認為自己有道理，就應該用道理說服政府和議會，而非用衝擊的方法，阻止會議進行。

主席，立法會是立法及討論如何改善民生的地方，不是浪費時間抹黑特首及香港政府，從而煽動市民上街的平台。

這次"對行政長官投不信任票"的議案，完完全全反映香港社會當前的主流意見的結果。冰封三尺，非一日之寒。林鄭月娥及特區政府目前面對民怨沸騰的局面，當然並非突如其來。林鄭月娥上任後沒有進行實質改善香港市民生活的工作，反而凡事皆以取悅北京中央政府為優先任務。自她推出競選特首的口號並坐上特首之位後，她有何功績呢？

她於去年10月發表施政報告後，評分曾跌至低於50分，當時發生了甚麼重大爭議呢？就是我以"燃燒儲備"4個字來形容，就是那個"倒錢落海"的"明日大嶼願景"計劃。該計劃建議填海1,700公頃，引起社會激烈爭議，很多人提出了反對意見，質疑這項計劃的可行性，但特首及其管治團隊依然一意孤行。今年年初，政府公布提高長者綜援申請年齡的門檻，"林鄭"出席立法會行政長官答問會時，非常傲慢並囂張地指出，提高門檻的內容早已寫入《2018年撥款條例草案》，還嘲諷議員、嘲諷建制派和保皇黨，指他們也有份在立法會投票支持通過——我沒有投票支持通過。林鄭月娥推卸責任、失職、態度頑固、自我膨脹，永遠只有她是對的，對其他意見則目空一切。當然，令其民望跌至谷底的正是我們現時非常關注的"送中條例"。林鄭月娥與保安局局長李家超消費台灣謀殺案，借刀殺人，將"送中條例"匆匆上馬，還在台灣政府清清楚楚表明不會同意移交疑犯的情況下，企圖於下月將《條例草案》提交立法會會議，強行通過。這次"送中條例"令香港市民人心惶惶、人人自危。港大民研本月公布"社會指標"調查結果，10項自由次指標的評分對比去年全部下跌，而當中"學術研究自由"、"言論自由"、"新聞自由"、"出版自由"和"結社自由"的評分不僅大幅下跌，還是自1997年8月調查開始以來評分最低的一次，"結社自由"更暴跌1.03分至只有5.38分。香港人擔憂、非常擔憂我們一直珍而重之的核心價值，會在"送中條例"通過後，由林鄭月娥帶領的政府一手斷送。林鄭月娥在競選特首期間，曾在電視論壇上公開向香港市民表示，她會接受香港人的意見，如果香港的主流意見認為她不適合擔任特首，她便會辭職。她已完全忘記自己曾說過這番話，即使在4月28日有13萬人參加民間人權陣線舉行的"反送中遊行"上街示威，林鄭月娥和李家超依然故我，依然採取那種"謊言重複100次便變成真理"的策略，繼續分化社會，繼續一意孤行，堅決修例。因此，在林鄭月娥的管治下，特區政府已循專制、獨裁的方向演進。當"送中條例"的魔爪伸到香港時，香港人便會喪失免於恐懼的自由，"一國兩制"會被徹底破壞。故此，要上街、要遊行，香港人不得不站出來抗爭。我呼籲香港市民：6月9日一起上街"反送中"，守護香港，撤回惡法。

試想想，假設有家建築商，一直把一幢樓宇建得美輪美奐，但在頃刻間卻把整幢樓宇的地基打斷。試問這家建築商是否無良？這間建築商所做的事是否損害了樓宇內居民的利益？

內地的司法制度奉行無罪推論原則，還是先拘捕疑犯，然後要疑犯設法解釋自己無罪，證明自己清白？

民主派或反對派的意見是，香港社會要維護自身核心價值，就不可讓內地這種要證明自己無罪的司法制度——所謂"大陸法"的制度延伸到香港，令我們失去原有的普通法，令每個人喪身無罪推論的保障。

老實說，行政會議成員林健鋒議員申報自己已賣田賣地，所為何事？

我們有些同事變賣自己的物業、資產，卻未見他們在香港重新置業，又所為何事？難道"春江水暖鴨先知"？

大部分香港人可以嗎？

林鄭月娥出任特首至今22個月，如果與歷任特首比較，她在相同期間內的民望是最差的，最慘的是梁振英比她還要好，"689"上任22個月時，其民望淨值是-25%；至於林鄭月娥，我只能說絕對是超英趕美，她的民望淨值是-27%，比梁振英還要厲害，真是不得了。林鄭月娥競選行政長官時曾經說，如果香港人主流意見令她無法再任特首，她會辭職，所以，我們現在只是幫她一把，稍後尹兆堅議員、毛孟靜議員或投票支持這項議案的議員，其實也是在幫助她，既然她不想說辭職，那我們便提出不信任議案。讓我談談她的一些"史無前例"的做法，其實不僅是《逃犯條例》，外國的反應也是史無前例的。大家看一看歐盟，為了《逃犯條例》向港府提出外交照會。外交照會是一份正式的外交文件，相信很多人也知道，一般是指邦交國就某一事件的意見、態度而需要作出通知，在表態時使用的一種形式。只要回看過往歐盟曾經因為何事發出外交照會，便會知道林鄭月娥是如何的厲害。例如在2003年2月4日，就伊拉克戰爭對伊拉克發出通牒，要求薩達姆政權放棄武裝，否則後果自負。大家試想一想，現在林鄭月娥的level等同當時伊拉克的薩達姆政權。此外，在比較遠的2001年2月13日，以色列軍方殺害大量巴勒斯坦人時受到歐盟譴責。大家想一想，林鄭月娥現在的國際層面，或她在香港令人留意到的出色表現，竟然可以跟剛才提到的伊拉克薩達姆或以色列大量殺害巴勒斯坦人的事件看齊，可想而知她有多麼的厲害。

便是"力行仁愛實踐真理"。近千名嘉諾撒聖方濟各書院的學生和校友聯署，希望這位師姐能夠銘記剛才說"力行仁愛實踐真理"的教訓，懸崖勒馬，以免造成更大的不公義，與香港人一同捍衞人權、自由、法治。

其實現在最"鴕鳥"的是林鄭月娥，不是以前的數任政府。

主席，台灣高雄市去年選出新市長韓國瑜，他有一句口號是"政治零分、經濟一百分"，但他在數個月後便"現形"，他來香港時到訪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展現出極度親共的態度。

結果她比梁振英更差，原因是她"政治一百分"，還要搞最壞的政治，如果她搞好政治，給香港人雙普選，把權力歸還立法會，大家都會鼓掌，她的民望也不會這麼低。可是，她卻搞最壞的政治，提出摧毀香港"一國兩制"的"送中條例"，還要用香港人最討厭的"陰陰濕濕"手法。關於為第二十三條立法，各屆特首都說要有條件和社會共識，但林鄭月娥卻抄後門，在背後捅香港人一刀，透過表面上似乎沒有問題的"送中條例"去做。香港人最討厭就是表裏不一，"送中條例"背後的理由很簡單，就是習近平"落order"，要把香港綁上中美貿易戰的戰車，以香港牽制美國。美國在加拿大捉拿了孟晚舟，現在他們便要打開一道防火牆，讓中國有後門可以來香港捉人，以牽制美國，因為香港有很多美國人。第二個理由，就是幫助習近平打擊在香港的政敵，順便抄家，充實國庫。

我到元朗呼籲市民，那裏有很多大陸人來自由行購物，因為他們相信香港，不相信大陸。

這樣強迫他們、擺他們上檯，不送人就會被北京捉拿，送人便會破壞香港的司法獨立，他們何苦呢？大家都是香港人，為甚麼要做得這麼絕呢？

主席，在議會提出"不信任"議案，理應是針對非常嚴肅及重大的事項。

我沒有仔細查證，但在互聯網隨便搜尋一下，就得出由1998年至今，先後有10次——這並非準確數字，實際次數應更多——"不信任"議案在議會上提出。其中一次涉及立法會主席——即閣下——除此以外，亦有超過10位官員，當中包括4任行政長官、兩位司長及兩位局長。最近，連我們的內務委員會主席及財務委員會主席也不能幸免。陳克勤議員說，工務小組委員會主席恐怕也快遭殃。我今天亦聽聞，反對派議員一項針對整個特區政府的不信任議案，不久之後也會提交到議事廳討論。此所以我說在香港議會，"不信任"議案只是很平凡和普通的事情。郭家麒議員剛才提到，"不信任"議案是議會最強力的語言，但在香港議會並非如此。每位特首也曾遭反對派提出至少一次"不信任"議案，其中董先生和梁先生更有兩次。我剛才已說過，除了行政長官、司長、局長、立法會主席、內務委員會主席、財務委員會主席，以至工務小組委員會主席，遲些我們整個執政團隊也會面對"不信任"議案。由是觀之，在香港從政或執政，如果有人從未遭反對派議員提出"不信任"議案，此人恐怕"好打有限"，不獲政界認同，亦未受過香港政界洗禮——我尚未到這個地位。所以，在香港議會對某政界人物提出"不信任"議案，可能只是反對派對此人的認同。楊岳橋議員剛才提到，每位特首面對針對自己的"不信任"議案，為何都不作反省？

此所以我說，在香港立法會提出"不信任"議案，只是平凡不過又普通的事情。我剛才亦聽到楊岳橋議員提及——我們經常也採用這種方式——我們身邊的某某移民了。但主席無須擔憂，縱使反對派議員對特區政府團隊及行政長官如何不滿，他們也不會像反對派議員身邊的某某一樣移民；席上每位反對派議員一定會留在香港，不會移民。所以，我們不用為某某身邊的某某而擔憂，因為反對派議員以行動告訴我們，其實大家都很喜歡香港，很想留在香港，儘管他們比較嘮叨及提出較多尖銳批評。今天我聽到多位議員的發言其實也是東拉西扯，很多民生問題也牽涉在內，例如領展房地產投資信託基金的問題，甚至港鐵票價問題，都是他們不滿行政長官的原因。不過，有一點我們不能否認，就是在一些重大社會議題上，反對派議員塑造社會論述或議題的能力有時非常高，例如他們簡單地把"一地兩檢"說成"割地賣港"、"明日大嶼"等於"倒錢落海"，"移交逃犯"則改稱為"送中條例"。總之，只要是政府制訂的社會政策就一無是處，為何會這樣呢？這其實是制度使然，因為反對派議員根本——是從根本上——不接受我們現時這個在"一國兩制"下的特區政府制度。從根本上，他們不認同在這個制度下選出的行政長官。從根本上，他們當然不會贊同特區政府的政策，也不會嘉許行政長官或特區內任何官員所制訂的政策。

因此，為了生存空間，他們只能如此。只要現行制度持續，主席，我相信這類"不信任"議案未來將會繼續被提上我們這個議會，循環不息。今天我也聽到多位反對派議員在發言結束時均說出同一句話，便是呼籲、動員多些市民參與他們即將舉辦的遊行，所以大家聽到今天多位議員的結語都是呼籲大家記着在某月某日一定要上街遊行。

他指出今天的不信任議案只是小事，歷任特首中有誰未經歷過？我唯一認同他的一點是不信任是常識，亦是應該出現的事。因為他們是小圈子選舉產生。剛才亦提到主席，你也是由小圈子產生，零票當選，所以不信任你是正常的事。她是透過小圈子選舉取得777票，幾乎全由北京欽點產生，不信任她是常理吧？不提出不信任議案，也愧對自己吧？即使市民普遍不信任特首，但在議會層面提出這項議案，帶有議會的嚴肅性，亦代表議會與這位特首正式決裂。特首，我們已徹底不信任你。其實為何要走到這一步呢？

我真的要恭喜她，"林鄭"與民為敵，她已成了我們的敵人。還記得她上任之初，大家曾給予她機會，連民主黨也形容為疑中留情，想先看看她的表現。為何市民的不滿會導致議員今天決定與她正式決裂，提出不信任議案？因為市民、香港人已無處可逃，退無可退。

"林鄭"政府過往所做的壞事多不勝數，例如配合北京的政治任務，強行通過違法違憲的《廣深港高鐵條例草案》、推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法》限制市民自由、耗盡我們的公帑興建內地屬意的人工島，而在政治上則"DQ"多名民主派議員，無理取消他們的資格，連公民參選權亦遭剝奪，又將所有異見人士判監。在多宗政治事件上，律政司作出種種偏頗的不提檢控決定，市民會記在心中。對於香港社會的不公平、制度的不公正，香港市民了然於心。

香港人只求安居樂業，很多務實的香港市民也不願多談政治。但現在當大家連安居樂業、人身安全也受到威脅，市民就要站出來。《逃犯條例》較以往其他惡法更"惡"，亦較《基本法》第二十三條更"辣"，我們或許會輕易地被引渡到內地受審。他們提到的台灣殺人案，所有人也知道那只是謊話和無比虛偽的藉口，只有虛偽的小人才說得出口。眾所周知，這是政治任務。

如果她還有一點良知，考慮到自己是在香港受教育、當高官，她有今時今日的地位和權力也是拜香港制度所賜，她應否考慮辭職？

香港人唯一可以做的不是靠立法會否決，因為立法會是扭曲民意的地方，亦是保皇黨的表演場地和強行通過惡法的場合。香港人唯一可以做的就是透過親身上街遊行表達民意，我呼籲香港市民務必在6月9日走出來。平日不關心政治的市民，政治也會找上你。為了香港最後的自由，我請香港人在6月9日出來反"送中"惡法，反對《逃犯條例》的修訂。

主席，我發言反對尹兆堅議員的議案。首先，我反對任何人以不信任議案形式，針對行政長官作出政治攻擊。回歸後，每一任特首上場，反對派都提出不信任議案，從來沒有信任過特區政府，逢中必反，逢特首必反已成常態，這樣只會令議會紛爭加劇，撕裂社會，完全無助改善行政和立法關係。特首自2017年上任以來短短不足兩年時間，在經濟、民生各個範疇都有大刀闊斧的舉措，施政成效得到社會各界的肯定。多項爭議多年的政策，也在今屆政府得到階段性落實，特首展現的施政魄力毋庸置疑。

這次反對派以《逃犯條例》煽動社會情緒，小事化大，令爭議聲如雪球般越滾越大，甚至去到美國找外國勢力介入，完全破壞"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方針，還藉此提出不信任特首的議案。主席，修訂《逃犯條例》的出發點，完全是因為一個香港人涉嫌在台灣殺人後潛逃返港，政府想引渡他到台灣受審，但由於港、台兩地沒有司法互助協議，存在法律漏洞，令逃犯未能移交。

這樣做是盡政府應有之義和應負之責。這麼簡單的一件事，卻被反對派無限上綱上線，亂扣帽子，煽動抹黑。數天前，保安局局長李家超與香港總商會會面，解釋修例內容，釋除了商界不少疑慮。我們看到政府很努力地進行解說，完全接受善意的批評和意見，並且設法改善。今天，華人置業集團前主席劉鑾雄先生向法庭撤回有關修訂《逃犯條例》的司法覆核申請，理由是希望有助減少社會爭拗。我相信反對派已經再沒有藉口搬任何人上檯。

如果利用《逃犯條例》的修訂去製造矛盾，將矛頭指向特首，完全是荒謬絕倫的事。林鄭特首上任兩年來，在多項政策上都展現了務實有為的新思維管治風格。香港長期以來面對土地短缺問題，不停飆升的樓價遠超一般市民可以負擔的水平，市民置業無望。眼見房屋問題陷於水深火熱之中，特首積極回應市民想有個安樂窩的訴求，去年施政報告便提出"明日大嶼願景"，透過大規模填海造地解決土地不足這個長期困擾香港的老、大、難問題，以令香港、令市民有新希望。難道特首不知道這個填海計劃會成為反對派的紅心箭靶嗎？難道政府不知道反對派會組織環保團體反對填海嗎？但是，特首仍然肯承擔責任、迎難而上，大刀闊斧地計劃將來。這就是勇氣可嘉，應做就做。此外，取消強制性公積金對沖機制極度複雜且富爭議性，社會討論得沸沸揚揚，但特首亦已決心推出新的改善方案，一方面減少對中小微企的影響，同時亦為全港近400萬名"打工仔"提供更佳的退休保障。難道這就是反對派口中所說的"卸膊"、"失職"、做事目中無人嗎？特首上任至今從來沒有做過缺德、違法的事，相反這兩年來她迎難而上，盡最大努力為香港做實事，細心聆聽社會各界意見，積極協商，尋求共識，令社會共贏。主席，任何政策都難以滿足所有持份者，特首作為香港的"當家"，只能盡力平衡各方訴求，以香港市民的最大福祉、香港的長遠利益為優先考慮。社會應聚焦於特首的實際工作成效，而非以其片言隻語作無謂的政治攻擊和猜測。我衷心希望議會同事勿再撕裂社會，別再挑起政治爭端，浪費時間。

當時我的想法是，其實不是她說辭職便辭職，因為中央可以不批准，當時亦有很多人說，她哪有資格這樣向市民宣告呢？不過，我當時並無特別懷疑特首"林鄭"的辭職論是假情假義。

香港人在6月9日走出來並非要破壞香港的穩定，而是愛惜香港，讓林鄭月娥知道大多數市民真的不認同現時的移交逃犯政策。

如果中央不撤回這項政策，或者作為中央撤回這項政策後的後續，為了香港的穩定，特首亦有可能需要像董先生那樣腳痛離職。

我們看到特區政府、特首、司長和局長對反對修訂《逃犯條例》的聲音置若罔聞，甚至連法律專家、香港基本法委員會陳弘毅教授苦口婆心的建議亦當作"耳邊風"。加上最近林鄭月娥在立法會的強橫態度，如果在這個重要關頭，我們不促請中央政府關注，便別無他法。最近，美中經濟與安全審議委員會的報告就香港的特殊地位提出嚴厲警告。《逃犯條例》不單是香港的內部問題，同時牽涉到國際社會和台灣，加上各地政府和商界的關注，其實有必要更全面地，以更高的戰略高度來看待這個問題。稍有常識的人亦會知道，歐洲聯盟28個國家向香港特首發出正式的外交照會，我們不能等閒視之。中美貿易談判處於關鍵時刻，這是國家和香港歷史上的關鍵，特首和政府在這個時候為何還要為國家添煩添亂呢？為何要在中美關係上增添這項不穩定因素，不顧香港人的感受，把香港處於不確定和危險的位置呢？香港已經因為修訂《逃犯條例》而出現嚴重的矛盾和撕裂，加上六四將至、6月9日及接下來的七一，估計將會有數以萬計、十萬計的市民聚集和上街遊行，能否和平結束仍屬未知之數，所帶來的嚴重不穩定因素，情況好比2003年前局長葉劉淑儀提出《國家安全條例草案》而導致的七一遊行一樣。特首是次的決定和施政亦關乎對台政策和港台關係，不但傷害了台灣人民的感情，令台灣人更加不相信"一國兩制"，甚至會在短期內影響台灣的大選和整體大局。因此，際此存亡之秋，真的需要從更高的戰略高度，以國家領導人的視野來審視香港的情況。即使中美關係正處於關鍵時刻，我仍然希望主管香港事務的中央領導人，指示國家各部委及特區政府提交全面的評估報告，就香港的政治、社會、法律和國際關係等範疇作出正確的判斷和決定。林鄭月娥說我們就《逃犯條例》做了20年"鴕鳥"，主席習近平近數年則說要堅持依法治國，其實中共隱含的意思即是過去中國未夠依法治國。

從中央的角度看來，對美弄得添煩添亂，對台弄得台灣離心，對港造成嚴重不穩定，又破壞"一帶一路"和大灣區的大戰略。只懂丹心一片是沒有用的，要有能力和國際視野，有辦法落實中央對大局的政策才可，如果做不到，辭職是有榮譽地退下。

可惜，事實並非如此。

正如剛才數位議員提及，林鄭月娥開始擔任特首時，曾表示要修補社會的撕裂、改善行政立法關係，希望香港人對特區政府的施政更有希望、更有信心。至於民主派，當特首所做的工作符合公眾利益，我們便會支持政府施政，我們亦盡力嘗試改變行政和立法關係。在這方面，我問心無愧。

我現在告訴梁美芬議員，她無需思考《條例草案》，也不要裝作有甚麼自我思想、自我思維，只要支持便可，而政府一定不會有任何退讓，因為中聯辦已說明不可以。這是否他們所謂的全面管治權，"一國兩制"是否不變形、不走樣呢？

她不應為了自己的管治威信而押上全香港的人、香港的所有利益、重要的金融中心地位，但如今這些都被林鄭月娥一次過押上她的戰車。她嘴巴上說要改善行政立法關係，令行政立法關係可以修補，不要如梁振英年代般，大家劍拔弩張，以致完全不能運作。

我一直相信一個政治人物的政綱，就是那人的承諾，而能否履行其承諾決定那人是否言出必行。很可惜，我們的行政長官林鄭月娥......

她提出構建"港人首置上車盤"，以及"研究讓未補地價的居屋業主透過社企出租單位"。

就社會福利——要是邵家臻議員不是正在監獄服刑，他一定出來"打一鑊"——她在單張中提出"與社福界商討如何優化整筆撥款資助制度"。

就此，政府不如問問其執政的陣營，如何在垃圾徵費的討論上"拉布"，如何在相關的法案委員會上一直拖延整個垃圾徵費的討論。

我只想大家看看這一份"同行We Connect"的單張。

主席，今天討論尹兆堅議員提出"對行政長官投不信任票"議案，源於特首強推《逃犯條例》。

各位，這是活生生的民意，告訴我們這位特首倒行逆施，罔顧香港核心價值一直以來最重要的那條線，便是"一國兩制"這條線。主席，我用盡我的發言時間也不能夠將現時學界的聯署全部讀出來，可見社會究竟有多憤怒，這個現象是我們從來沒有見過的，但他們每一個聯署，也是市民的聲音，我們作為立法會議員，便要帶入立法會，告訴司長、告訴特首和告訴香港特區政府，這不是我們"生安白造"的......

剛才我聆聽張司長辯論開始時的發言，他用二三十分鐘時間來談論特首在過去大約兩年時間如何與我們同行、做過甚麼工作，又提及不同情況，感覺好像是派成績表般，做了很多民生的事情。

當中，對特首的滿意度是44.7分，即低於一半。

很明顯，從不同的文章可以看到，這跟特區政府或特首本人突然提出修訂《逃犯條例》有很大關係。據我理解——我不知道是否正確——特首在提出修訂《逃犯條例》的時候，也希望這會是一件民生事項。據我理解，回看你們的解釋，這是源於在台灣發生的殺人事件，希望透過這樣做可以盡快解決事件。

特首曾經說過，"如果有一天我覺得市民對我的信任不夠，或者不好的時候，我是否應該下來不做特首"，我相信這正正是特首和她的團隊要深思熟慮的事情。即使你不顧政治後果，在現實經濟上，無論你說勾結外國勢力或甚麼也好，美國、歐盟、德國都表示，如果通過法案，可能會有危險，在有危險的時候，他們便會做一些事情來保障自己的利益。

但是，"樹欲靜而風不息"，反對派為反對而反對的本色從來不會因為特首的友善姿態而改變。所以，香港的反對派其實並不是外國議會——即優質民主——中所指的"忠誠的反對派"。忠誠的反對派對國家和人民忠誠，忠於建制內的權力來源。但香港的反對派已正式淪為"盲反派"。

但凡政府提出的全都反對，因為政府做得越壞，民生越差，他們才有政治能量壯大。當然，政府有時也會有閃失，那他們當然會抓緊機會把這些閃失無限放大，特別是一切與內地和國家有關的事，進行最大程度的妖魔化。

但反對派希望有一條永遠不能填補的鴻溝，興建一道越來越高的高牆，把我們與國家和內地隔絕起來。

但是，我們聽到反對派今天所說的，均是一些政治謀殺式的否定，抹煞特首過去1年多在教育、醫療、民生等方面的工作——我特別認同她在覓地方面的努力。

他們便是"老屈"，為反對而反對。當反對派用1隻手指指着他人的時候，其實有3隻手指指着自己。我想告訴他們，很多市民同樣不信任反對派、"盲反派"。

特別是他們把香港見稱於國際並具公信力的司法制度說成如橡皮圖章一樣。

舉例而言，美國總統去年提到中國人過好日子過了很長時間，所以要用一些手段來傷害中國的經濟。公民黨的楊岳橋議員竟然在美國對這種說法表示認同，更說中國才是貿易戰的罪魁禍首，附和特朗普的說法，指美國是受害者。去年的孟晚舟事件相當轟動，美國用莫須有的理由拘捕孟晚舟。對此事件，新民主同盟的范國威議員便"執到寶"，瘋狂"抽水"，更說入境事務處濫發護照給孟晚舟，企圖醜化入境處。另外，又有一位美國高官說，美國政府與人合作只看經濟利益，不看人權，他亦口口聲聲說美國最擅長說謊、騙人、偷東西，而且這些是美國進步的榮耀等。

其實外國——包括美國——制定了很多法例來限制政治人物與外國進行勾結。美國有《外國代理人登記法》，管制政客會否收取"黑金"或做出損害國家利益的事......

在會期內，正如很多其他建制派同事說，有很多議題上政府都好像衝着我代表的批發零售界而來。

"人對人"電話促銷方面，政府明知即使立法禁止，若電話從內地打出，香港市民仍會繼續受騷擾，立法只會煩擾商界，但政府仍堅持立法。

縱使如此，是否便等於我要對行政長官投不信任票呢？作為特區之首，我相信她要平衡不同持份者的看法，正如剛才我提及的議題，在我的角度來看，我非常不同意，但一些從民粹角度出發的議員，則可能非常同意。在這種情況下，那些民粹議員是否便要出來保護特首，令不信任特首的議案不通過呢？

所以，我希望大家會用理性的方式去討論，而不是凡事都說不信任。當然，亦有議員說過，所有行政長官都必須經過這個洗禮，否則怎樣做行政長官？

財委會主席陳健波議員剛剛在星期一亦被提不信任議案。

我亦問過他們為何支持的比例這麼高？

所以，自由黨在政府提出《條例草案》初期不斷向政府及保安局反映業界的經歷和憂慮，希望政府理性地作出適當解說和修訂，令香港市民對《條例草案》有信心。我相信這樣才是我們理性地需要做的事，特區政府需要向各位市民解釋。

當然，我馬上查證發生甚麼事。

但是，在聯署前有一個註腳，註明不代表該學校的立場，也不代表教師的立場，亦不代表全部學生的立場。我對此感到莫名奇妙，其實那些人代表誰呢？

再看清楚，原來不是很多學生反對，絕大部分學生都沒有表態。

代理主席，邵家輝議員剛才提到學校方面的聯署，我們知道大部分由校友發起。當校友發起聯署時，他們意識到所表達的是個人立場。每位聯署者表達的個人立場並不代表校方，亦不代表某些教師或學生群體。

代理主席，回到今天的議題，即"對行政長官投不信任票"議案。特首林鄭月娥在參加特首選舉時曾表示，："過去幾年出現的社會矛盾、政治爭拗和經濟發展緩慢，不少人都對香港前景關心、擔心甚至灰心。我承諾致力重建和諧社會，恢復市民大眾對政府的信任，政府施政亦必須更貼近民心。"這句話如能貫徹至今，我相信就不會出現最近的種種爭議。如何能夠恢復市民大眾對政府的信任呢？

她亦就改善行政立法關係下了一些工夫，例如對我所屬的教育界，她一上任已提出增加36億元的經常性撥款，又提出優先措施紓緩過去一段時間令教育界大感苦惱的問題。此外，她成立了由張建宗司長主持的兒童事務委員會、擴大罕見藥物的資助範圍、增加產假和侍產假等。我們亦看到她很有心，主動增加立法會特首答問會的次數。如能維持這些做法，我們認為是好事，而她亦刻意迴避就《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的問題，認為要等待更佳時機。她最少也知道我們在這個時候不應觸及一些政治敏感的議題，而應把焦點放在民生。她上任首半年的評分平均達到59.7分，遠高於梁振英時期的得分。這確實令社會氣氛在一段長時間得到緩和，不如以往般劍拔弩張。我還記得林鄭月娥發表的第一份施政報告提及，："政府絕對尊重立法會制衡行政機關的功能，但也期盼互相配合，讓大家有機會就着一些較有爭議性但與香港長遠利益攸關的議題建立共識"，這是她的說法。然而，政府今次處理《逃犯條例》修訂的方式是要求大家在19天內提交書面意見，就當作完成公眾諮詢的程序，漠視社會上對修訂《逃犯條例》的擔心，更沒有主動與立法會各黨派進行交流。這種轉變是非常嚴重的問題，因為她再沒有避開政治敏感的問題，而對於這項非常敏感的政治議題，她的做法非常不恰當。代理主席，我們明白行政長官在香港憲制中的地位非常特殊，要在"一國兩制"的夾縫中平衡施政。

因此，在這個問題上，我們對特首近日的表現無法予以認同。《逃犯條例》的修訂正正為"一國兩制"帶來嚴重衝擊，令每名香港市民也為自己、親人和朋友感到憂慮，而來港經商的外國人亦擔心會否有天突然被引渡到內地受審，對香港整個法治制度帶來嚴重衝擊。代理主席，林鄭月娥在推銷《逃犯條例》的修訂的過程中多番強調大家反對的原因是出於誤解、不了解或被誤導。我要強調所有人均認真地研究這個問題，而法律界12名德高望重的現任及前任香港大律師公會主席均表達了反對聲音。現時整個社會也動員，無論是校友或家庭主婦也參與聯署。我很希望特首能夠貫徹始終，妥善處理香港的民生問題，不要再就《逃犯條例》的修訂大費周章。

他們把所有罪名和責任也推到一個人身上，確實令我感到不吐不快。

這些真的是非常不負責任的言論。

泛民議員罵特區政府只有20天進行諮詢，那這些校友會在發表聲明前，有否諮詢過校友、經過辯論，並聆聽正反兩面的觀點呢？所以，我呼籲泛民議員不要再"屈得就屈"。

當時立法會中，有多名議員是法律界高手——他們是現時在座一些議員的師傅——也知道為了打擊一些跨境罪行，例如囤積軍火、綁票、運毒、製毒，以至今時今日，更嚴重的洗黑錢、網絡攻擊等罪行，有必要與國家達成移交安排。我們的移交安排參照國際範本，與美國有一項移交令，與德國亦如是。如果各位反對派議員認為與中國達成協議是如此不可靠，為何我們跟很多司法制度排名比香港低很多的國家簽訂協議，卻不見他們從人權的角度表示憂慮呢？由此可見，他們所說的一切謊言均針對我們國家。

按照他們的說法，好像香港任何一個普通人坐在家裏就會被移交一樣，這完全是荒謬的。代理主席，政府已不厭其煩地多次告訴我們，必須符合雙重犯罪原則才可能進行移交，即一個人干犯罪行必須在香港及內地或香港及印度俱是罪行，才能移交，而且移交的程序非常複雜。

再者，現行《逃犯條例》第12條已訂明，特區政府申請一項拘押令時，有責任告知嫌疑人他有權向法庭申請人身保護令。現行法例亦排除了任何政治罪行或與政治有關的移交，並且基於人道立場給予嫌疑人很多保障。因此，自2月13日起這數個月以來，不斷在社會散播恐懼和謊言的是反對派議員，挑起國際社會關注也是他們。所以，我認為這項"對行政長官投不信任票"議案毫無理據。

自由黨不認同這種輕率的做法，相反，我們認為必須小心處理不信任議案，因為不信任的指控相當嚴重，除非涉及嚴重過失，否則不應隨便支持有關議案。

其實，很早以前，我已在公開場合指出商界有疑慮和擔心，我們要理解，也要多加解釋。

當時，很多商界擔心省市檢察機關也會要求香港移交犯人，我們便建議須由北京最高人民檢察院要求才可移交犯人，這一點當局尚未有回應。

因為不是有票選出來的便"大晒"，議會有其文化，我們應要尊重，有語言的文明，也不能亂用。

代理主席，對於尹兆堅議員提出的不信任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女士的議案，以及毛孟靜議員提出的"無厘頭"修正案，我看後感到有點矛盾，究竟應否支持呢？

我首先談談他們"無厘頭"的地方，泛民議員很多時候是有見地的，但卻放在錯誤的地方，往往適得其反。他們做了很多動作，好像"駝背佬舂米"般，"見屁股動，卻不見米白"，意思是他們動作多多，卻完全沒有清醒過來，他們多次提出不信任議案，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為何他們不能坦率一點，與我們商討，大家談妥後一起對付她？他們卻喜歡孤芳自賞，剛愎自用，自以為手持20多票便可成事，但現實的政治形勢是他們沒有這種能力，那麼他們為何還要做這麼多動作？他們說修訂《逃犯條例》沒有進行諮詢，並會陷香港730萬人於不義。

說話不能片面、不能誤導，他們偏偏喜歡像"駝背佬舂米"，動作多多，但卻徒勞無功。

他們經常心中有鬼，是因為自己做了傷天害理的事，例如自行到訪華盛頓、慕尼黑或柏林......

我亦預期將來對於內地或其他司法管轄區的要求，香港的法院最後的決定有可能是不同的，這是正常的，不會有任何問題，只不過反對派成功地把這個議題由法律的議題演變成香港內部的政治爭議，最後成功"唱衰"香港、曲解條例，接着演變為國際政治角力，再如他們所料，令中央政府更高調地出來表態支持，然後你們便說中央干預，全世界可以發表意見，中央不可以發表意見。我最初已經說反對派議員是否豬一般的對手？

有鑒於此，代理主席，我反對尹議員、民主黨今天提出的這項無聊、沒有理據的不信任議案。
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代理主席，特首"林鄭"就任2年，民望急速下滑，從民主黨曾邀請她來我們的黨慶，及至今天尹兆堅議員對她提出"對行政長官投不信任票"的議案，我相信"林鄭"亦始料未及。梁美芬議員剛才提到，林鄭月娥會否低估了政治形勢，我認同她這個判斷。司長今天花了半小時列舉特區政府在"林鄭"領導下做了甚麼好事、政策上有何亮點，包括公廁的改善——我們剛才午飯時還猜測司長會否連動物福利法也一併列舉。

至於我們為何對"林鄭"政府政治不信任，我相信有數項原因。首先，不單是梁美芬議員所說的低估國際形勢，而是林鄭月娥政治判斷出現問題，作出了錯誤的政治判斷。跟很多議員一樣，我今天也找出林鄭月娥當年競選特首時的文宣再次細讀，發現她多項政綱中，並無提及修訂《逃犯條例》。

其實，葉劉淑儀議員應該有很深刻的教訓。

如果我們買股票看錯時機，最後虧損的只是我們自己的金錢，但作為特首領導整個香港，如果她在政治問題上判斷錯誤，胡亂推行一些具爭議性的法例，漠視民意，這便是很嚴重的一件事，而整件事亦不單是政治判斷失準。

因此，這兩個所謂的"把關"，根本上不能把關。

可惜，在今天的辯論中，我聽不到建制派議員提及他們對大陸司法機關有多大信心，當地的司法獨立有多高水平、受審疑犯的人權怎樣得到保障、疑犯能否找到辯護律師、政治和法律是否分家、是否有公平審訊、是否有聘用律師的權利、是否有被家人探視的權利等。

面對這樣的系統，我們怎能放心將一些所謂疑犯移送大陸受審。因此，此事關乎的是人權問題。

她有沒有好好維護"一國兩制"呢？在整件事上，我們看到她非常魯莽、不聽民意，這次不單是民主派有意見，還有13萬市民上街抗議，甚至商界、法律界、司法界、外國領事及教育界也有表達意見，但政府將這些意見當作廢話，不聽民意。

第二點，黃碧雲議員剛才長篇大論後，呼籲大家參加即將舉行的遊行。很可惜，立法會沒有一個收取廣告費的平台，否則今天應該可以進帳不少，特別是就毛孟靜議員剛才的呼籲，我相信立法會應可收取不少廣告費。然而，我看到司長很認真地為這項議案做好準備，亦用了30分鐘作出初步回應。當然，司長如此認真是好事，不過現在時興一句說話是"認真你便輸了"。他們不斷抹黑司長，而司長不斷指出特區政府做了甚麼有利民生的工作，但他們基本上是聽不入耳的，因為他們並不信任司長或特首。大家都明白，在外國的議會對一位官員或總統、領導人提出不信任議案，是非常嚴重的指控或非常嚴肅的一件事。但是，在我們的議會內，不論是對歷屆行政長官，或立法會主席、內務委員會主席甚至財務委員會、工務小組委員會的主席，我相信只要有"主席"二字，日後均會面對不信任議案。

如果按照泛民同事提出的原則或標準來看，我相信在席每位建制派議員也可能要面對一次不信任議案。

我覺得有兩點要對市民說清楚。

這是雙重標準，為何外國人說話，他們就說OK沒問題，但中央政府說一些說話，他們卻說不可以，指這是干預呢？

我相信大家心中有數。亦有同事說修訂《逃犯條例》是出賣香港，我覺得十分可笑，他們浩浩蕩蕩到美國"朝聖"，這不單是出賣香港，而且是出賣中國。

我看到她的修正案主要有數點，包括一個強而有力的說法，就是林鄭月娥罔顧港人對大陸法制不健全的憂慮，這確是事實，所以我是認同的。我亦對某些同事的說法感到莫名其妙，為何有些人會指我們誇大其詞、借題發揮、鼓勵"反中"呢？

所以，建制派同事的身體最誠實，行動最實際，全都表現出來了。毛孟靜議員修正案的另一個重點是，她指出《逃犯條例》的修訂建議會侵蝕香港的"高度自治"及自由，而這正正是"一國兩制"對香港的保證和承諾。剛才有同事指我們不承認"一國兩制"，這說法是錯誤的，我認同毛孟靜議員的說法，主席，我們正是在捍衞"一國兩制"。"一國兩制"賦予香港有這種不同的狀況，可以在"一國"之下擁有獨立的司法、社會和經濟制度。

當然，我看到林鄭月娥女士在現時"西環干政"的嚴重狀態下，噤若寒蟬，不知道是否由於剛才同事所說，"北京'吹雞'，立即跪低"，而她亦不敢作出具體回應。最後，還有數十秒，我想就修正案提出一點。